會否被你裁定為不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而不准許我們就有關機構的工作提出質詢？

第一項質詢。

據報，有警務人員在公眾活動現場執勤時舉止怪異，包括以粗言辱罵及狂襲市民，以及把槍械指向群眾時面露獰笑，令人懷疑他們是否受酒精或毒品影響。此外，近月有警務人員因涉嫌盜竊冰毒證物或酒後襲擊同僚而被捕。

過去，大家曾看到警隊內有人賣冰、有人販毒，而我提出這項質詢正是要針對這一點。

因為警員被局長、處長或特首不斷洗腦，令他們認為即使使用極端嚴重暴力對待和平示威者，甚至如譚文豪議員剛才展示的相片般露出猙獰的笑容，他們仍然是正義的、有道理的、無需害怕的，是情有可原的。

主席，早前西九龍反黑組有警員緝毒變販毒，私吞過千萬元冰毒，震驚全港市民，警隊操守的敗壞程度令全港市民非常心寒。

我想請局長回應。

主席，我剛才的補充質詢的核心是，在自願驗毒計劃下，參與人員肯定百分之一百沒有問題，而警隊推行這項計劃，其實只是提供虛假的數字來欺騙公眾、欺騙警隊自己。